第二項質詢。

事實上，我剛才也提到，自從2019年施政報告公布後，有關茶果嶺村的項目——其實這7公頃土地中超過三分之二是位於茶果嶺村——我們已馬上於同年年中展開相關研究。

我能答應柯議員的是，我們會回去看看各個環節中的每一步能否再加快一點，但我亦要跟柯議員說，其實能夠再加快的幅度有限，因為在香港推行土地規劃、準備土地發展的項目時，我們必須恪守一定的程序。
代理主席，增加土地房屋供應當然重要，但同時亦不能忽視保育文物和文化。我聽到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三部分有關可行性研究的回應中，提到如何平衡發展需要及文物保育，即是透過規劃納入未來發展，而這部分給我的感覺就像是如何保護這些文物或建築物。

因此，我想問局長，在這個發展項目中，如何確保樓宇和整體規劃的設計能令新建項目融入這些受保護的文物之中，包括局長剛才提及的羅氏大屋等？

我直接回答謝議員，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也提到，我們將會進行相關研究和評估。

我想問局長關於將會在這3個地區收地的事宜，事實上，過去在新界寮屋區也有很多收地個案，所以有關的方法和賠償等都很清晰。

其實我們亦正在古洞北和粉嶺北收地，我不敢說這項工作一帆風順，但我們一直也能夠做到，希望當這數個市區寮屋區的收地工作進入這個階段時，這項已放寬的安排——我再次感謝立法會同意這項安排——應該有助於在這數個寮屋區進行收地工作。
我想了解一下，因為局長剛才提到房協的安置屋邨，洪水橋或新界東北的確有，但市區是沒有的。

我們早前說過，啟德有一些土地會撥給房協建屋，當中部分單位便會作此用途。

如果我們能制訂有關發展區的區界和一些基本的參數，我現時希望可於2021年內或最遲於2022年進行凍結調查，這較我們以往的一些做法是提早了。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政府一直以來都將寮屋列入清拆對象，但這是歷史問題，雖然我對港英年代的管治不太滿意，但政策上是解決了住屋問題。特區政府現時要解決住屋問題，同樣採用了清拆寮屋的手法，然後在用地上興建公屋。

我要提醒局長，很多曾經在寮屋生活及長大的人，今天在社會上有一定的影響力，所以，局長能否從保育角度，保留一些寮屋，讓香港市民知道香港的發展過程？

我們目前的做法，其實並非要清拆全港的寮屋區以作發展，而是相反，當我們有發展需要時，便會就某個發展項目進行清拆，剛才我曾提及一些補償安置的安排，在此不再重複。香港現時有數百個寮屋區，為何我們只發展這3個呢？因為這些寮屋區的交通相對較為方便，並且鄰近一些高密度的公營房屋發展項目，而社區設施亦相對齊全。

我簡短作補充，關於個別寮屋區將來是否要清拆的問題，其實須視乎香港長遠的發展需要，故此在現階段，政府不會預先說清楚未來的發展，以及決定要保留或清拆哪個寮屋區。我希望梁議員明白我們的立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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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志全議員要求點算法定人數。

有市民質疑該等法定組織只是行政機關的附庸，而且不受市民監管，以及行事時未有以香港整體利益為依歸。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會否立法把某些法定組織的職能，移交給成員由市民選出的組織，讓市民有更多機會參與公共事務；二鑒於有評論指出，法定組織的運作資源主要由政府提供，加上大部分成員由政府委任，獨立性容易受質疑，政府會如何改善這情況；及三如何避免法定組織在履行法定職能時再度引發社會爭議？
代理主席，就鄭松泰議員的質詢，我現綜合答覆如下：諮詢及法定組織是公共行政重要的一環，在協助政府諮詢持份者、制訂政策方針和執行法定職能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個別諮詢及法定組織的成立、組成及實際運作，均由相關政策局及部門負責。現時，全港大約有500個諮詢及法定組織，當中法定組織佔270個。

我的質詢只希望問一個問題。本屆和上屆區議會選舉已經全面直選。一直以來，一些社會科學研究也指出，香港的公共行政是以行政吸納政治，這是緩和社會矛盾的方法之一。既然區議會已經全面直選，在這樣的情況下，為何政府不考慮把現任區議員納入建制範圍，以緩和社會矛盾，反而明顯地採用"立場先行"的做法，與區議員作出政治分割甚至鬥爭呢？為了香港的福祉，我想問局方有否考慮可以在區議會層面做些甚麼，把區議員納入諮詢架構或法定組織？
代理主席，區議會有其職能，而我剛才在開場發言中也特別提到，根據《區議會條例》第61條，區議會的職能包括就相關地方的指定事務向政府提供意見，以及善用有關的地區撥款。

代理主席或許也有留意到，區議會在過去數月召開了不少會議，討論了很多關於地區的議題和項目。

因此，如果區議會能夠根據《區議會條例》，好好地發揮其角色，討論地區民生議題，其實是可以有效地履行其職能的。
代理主席，不少法定組織均獨立運作，不過，獨立運作不代表一帆風順，亦不代表政府可以無後顧之憂。以最近考評局在香港中學文憑試出錯試題為例，此事牽起很大爭議，教育局事後積極介入，但大錯已經鑄成，補救的方式亦衍生了其他問題。我想問局長，當一些法定組織的運作出現問題，甚至未能履行其法定職能的時候，政府有何政策可以預先監督、介入、及時糾正，以免再次出錯？

當然，他們亦有要求考評局取消有關試題，以及作出一些適當調整，以維持今次歷史科考試的信度和效度，確保所有學生均獲得公平的對待。雖然考評局獲授權規劃及評核文憑試，但鑒於今次事件引起了社會關注，我知道教育局會檢討現行機制，以充分體現教育局現時在文憑試方面的監管角色，長遠確保考試及試題的質素。

代理主席，關於議員剛才的補充質詢，我們知道教育局會就其未來的工作再檢視本身的角色，看看如何長遠確保質素能維持在良好狀況。
代理主席，鄭松泰議員問及法定組織，他在主體質詢中第一個提到的機構就是考評局。考評局在財政上完全自負盈虧，不受政府資助。由於學生人數下降及考試科目減少，考評局已多次因入不敷支而要向立法會申請撥款，但同時考評局又曾向自己的職員發放花紅，而且亦多次被懷疑泄漏試題，最近就有一名補習天王蕭源因涉及串謀考評局人員泄露試題，被裁定串謀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判刑10多個月。就此，這些法定組織又該如何問責呢？政府是否應該檢討及對其嚴加管理，以免其人員作出非法行為，同時胡亂花費，一方面要求立法會撥款，另一方面又向員工發放花紅呢？
代理主席，多謝議員的補充質詢。

代理主席，法定機構在不同政策範疇中擔當社會與政府之間的橋樑，除了作為諮詢架構外，部分組織亦發揮具體的法定職能，例如在上世紀60年代成立的香港貿易發展局、生產力促進局和出口信用保險局等，在過去數十年為香港工商界的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不同法定機構有不同的歷史背景和運作需要，受不同條例監管，亦須向各自的諮詢或監管委員會匯報工作情況，而申訴專員公署和審計署亦可就這些機構的表現作出調查及反映意見，所以絕對並非"無皇管"。可是，大多數法定機構的崗位其實並非受薪，再加上在今時今日的政治環境下，法定機構在協助政府推展政策或提供意見時，往往成為政治磨心，承受強大壓力。這些不健康的現象可能會令社會上有心或有能力的人士卻步。我想問政府對這個問題有何看法，以及如何可以鼓勵更多有心人參與呢？

過去我們也留意到，我們想邀請更多有意服務社會的人士加入時，他們對於參與諮詢架構會有些卻步。

我也想與大家分享一些數字。

所以，我認為未來仍然甚有希望，有很多年青、專業和有心的人士可以加入政府的委員會。
代理主席，葉劉淑儀議員剛才提及考評局的問題，我想澄清一點，她提到考評局人員串通補習天王一事，據我所知，涉案的並非考評局人員，而是臨時主考員或監考員，我認為我要為相關機構說清楚。

我的補充質詢是關於處理這些法定組織的手法，我們看到教育局今次使用了很粗暴的方式，首先作出譴責，接着派員調查考評局。在這些法定組織中，有這麼多社會人士獲委任為成員，當中有專業人士，如果政府部門對這些法定組織採取這麼不信任的態度，使用這麼粗暴的方式干預，我想問局長，政府今後會如何看待法定組織？是否會繼續採取這麼不信任的態度？是否會繼續使用粗暴的方式譴責和調查這些法定組織，令社會人士不敢加入這些法定組織？

正如我剛才所說，政府有很多不同委員會，而委員會各有其專業性，而委員亦積極參與，令政府能夠在不同的議題上和範疇內發揮職能，例如政策的推動、地區監管及對業界的規管等。

張華峰議員，請提出你的主體質詢。

代理主席，2019冠狀病毒病全球大流行重創環球經濟而且未有緩和跡象，加上中美兩國在各領域的角力持續，以致環球金融市場近期大幅波動。然而，有別於其他股票市場，本港股票市場未設有熔斷機制。

由於每個市場環境都有其獨特性，其監控及管制的方式亦不盡相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負責監察證券市場的交易活動，確保無異常的交投活動及持倉，以及市場操控的情況。證監會亦關注中介機構的運作情況，確保市場能在穩妥的情況下，如常地有序運作。事實上，香港的金融體系在過去數十年歷經考驗，一直公平有序地運作。我們會繼續密切監察市況，並適時加固防衞措施，維護香港的金融穩定。

港交所在2019年就完善該機制進行諮詢。完善機制的建議獲普遍支持，港交所已在今年5月中起實施首階段優化措施，將市調機制所涵蓋股票的範圍由78隻恒生指數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成分股，擴大至包括接近500隻恒生綜合大型股、中型股及小型股指數成分股，其觸發界線則分別設定為5分鐘前最後成交價的±10%、±15%和±20%。港交所會在實施首階段優化措施6個月後檢討市場運作，以決定何時實施第二階段優化措施，屆時每隻市調機制所涵蓋的股票在同一交易時段內將可被多次觸發。在進行上述有關優化市調機制的諮詢時，港交所亦有就應否在香港引入市場層面波動調控措施徵求市場的意見。由於各界的反應不一，港交所現階段不會就有關事宜作出決定。我們希望指出，各地證券市場的波動調控措施均具其獨特性，部分措施亦未必適用於所有市場。港交所會因應諮詢中收集到的意見，擬定可行的模式，與市場再作討論。二香港的金融體系歷經考驗，監管制度穩健成熟，能應對市場變化。金融監管機構和業界亦已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採取一系列措施，在維持業務持續運作及提供必要服務的同時，減低感染風險。證監會已就持牌法團採取的業務延續計劃作出查詢，並知悉部分持牌法團已因應疫情或其他原因以致員工未能返回辦公室上班的情況採取了應變措施，包括遙距辦公及將部分職能分配給不同的辦事處等。證監會因應這些措施，採取彈性的處理方式，確保市場妥善運作，並保障投資者的利益。目前為止，所有交易及結算活動均運作有序。證監會將繼續密切監察市場情況，確保市場在目前特殊的環境下繼續有效率和公平地運作。三多項與環球及本地情況相關的眾多不穩定因素影響下，香港的金融市場難免有所波動。然而，香港的金融基礎穩健，核心競爭力不變。

其中，《意見》第十八條支持擴大證券業開放，支持在大灣區內地依法有序地設立外資控股的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貨公司；依法擴大合資券商業務範圍；以及支持香港私募基金參與大灣區創新型企業融資。我們會繼續與內地當局緊密聯繫，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穩妥有序地落實《意見》中的措施，把握大灣區發展的機遇，促進本地金融業發展。另外，外匯基金主要投資高流動性的外幣資產，確保能在短時間內將資產變現，達至保持香港貨幣及金融體系穩定的法定目的。金管局一直對投資港元資產持審慎態度，現無計劃改變其投資策略。

我想追問政府，對於美國聲言要制裁香港，政府如何評估這對本港金融市場會有何利弊？除了加強防衞之外，香港應否積極爭取發行更多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以及會否就企業的同股不同權提供更多便利，吸引更多及加速中概股回流，並且爭取列入互聯互通名單，以增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代理主席，政府一直有留意中美角力對香港金融市場發展的影響，除了持續監察市場運作外，政府亦如剛才張議員所說，一直思考如何在國際格局的變動中，讓香港金融市場能夠把握新機遇，例如一些在美國上市的中資企業，現時可能會更加積極考慮來港上市，而內地的創科企業或其他企業如果需要在國際上融資，亦會積極考慮利用香港這個平台。此外，近日港交所與MSCI就推出一系列共37隻MSCI亞洲地區及新興市場股票指數的期貨及期權合約，達成合作計劃。這些都會令香港金融市場的產品更多元化，為發展香港成為亞洲區內卓越的風險管理中心及衍生工具樞紐邁出重要的一步，並展示國際金融市場對香港投下信心的一票。隨着中美角力為環球金融市場帶來不同層面的不穩定因素，市場參與者更希望找到可靠和穩定的市場進行投資。香港的金融監管政策向來公開、透明，而且高效，絕對有條件吸引這些尋求穩定投資環境的資金。我們會繼續好好發揮香港的制度優勢，致力提高香港作為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善用香港與內地以至國際的連通優勢，抓緊大灣區及"一帶一路"發展的機遇，將香港發展成更深更廣的融資平台，進一步加強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保險及風險管理中心，以及綠色金融樞紐的地位，並推動金融科技的發展。

代理主席，許局長在主體答覆的最後一段提到"外匯基金主要投資高流動性的外幣資產"，但一般而言，進行外幣資產投資後，亦會進行一定程度的貨幣對沖，以減低匯兌風險。所以，金管局說一直對投資港元資產持審慎態度，其實投資港元的股票市場亦可採用貨幣對沖，將之變成外幣資產。因此，我想問局長的是，究竟審慎投資香港股票市場是純粹因為幣種，還是避免過分集中本地市場的風險？
代理主席，就陳議員提及有關外匯基金投資的方向，主要的考慮是多方面的，其中一方面正是議員剛才說集中本地市場的問題。
代理主席，我想再提一提，事實上，如果用了22分鐘內的14分鐘，只有一位議員提問，而且提出多項的跟進問題，這可能已違反《議事規則》或偏離質詢的原意。代理主席，我想問的是，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一部分提到市調機制，亦即所謂的冷靜期，有關的工作似乎要按部就班地處理，而非一次過迅速地進行。

政府及各金融監管機構一直密切監測市場情況，以維護市場的透明度及秩序，減低系統性的風險，促進市場健康有序地發展，以及維護香港的金融穩定。港交所本身就風險管理設有一套完整的應對措施，當中包括初始保證金、按市場波動所追收的即日按金、按資本額釐定的持倉限額及儲備基金等，以應對市場波動。目前為止，各個結算參與者亦已履行結算所的風險管理規定。證監會就持牌法團的資本要求作出的規定，包括例如財政資源規則等，亦確保持牌法團具有充足流動資產，能夠在經營業務的過程中，當負債到期時可以償付。目前整體交易或結算安排都是穩健和暢順的。

我問的是在全球疫情及中美角力如此緊張的情況下，局長會否加速優化我們的市調機制，令我們能更靈活及適應地處理有關危機？
其實，我剛才在回答主體質詢時已提到，就市場波動調節機制來說，每個市場也有其獨特性，亦須因應不同市場的發展進行。港交所會繼續與市場人士商討，因應市場發展，檢視下一步有甚麼需要作出調整。
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說得很樂觀，他說在歐美的內地公司可能會來港上市，內地的創新公司亦可能會來港上市，這當然是由於它們以後可能無法再前往外國上市；但我們卻看到一些投行已經在香港減慢進行新投資的步伐或甚至縮減規模。

上述所說的產品及流動性的交匯，正正是香港金融中心其中一個特點。在這基礎上，我們下一步有何新的計劃及新的發展方向呢？那便是要進一步造大、造強、以及做好我們這個產品平台，例如ETF等不同產品。此外，在流動性方面，我們要與內地及國際有更多及更好的連通，吸引新的資金或不同的資金進入本地市場。
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及後，政府按工務小組委員會要求將造價降低至53億元，可惜經多次溝通後仍未能由委員達成共識，因此政府於2014年1月29日通知工務小組委員會不會把修訂後的撥款建議提交委員會再次討論。因應立法會的意見、港台的運作需要，以及為確保預留的土地能發揮更佳的經濟效益，政府一直以聯用大樓的方案積極推展新廣播大樓工程。在建築署協助下，港台正和有意參與共用聯用大樓的部門，就各自對設施的要求、項目設計及規劃進行磋商。港台會繼續按照既定機制規劃新廣播大樓的工程項目。港台現時使用不同的政府物業作為辦公室及節目製作用途，亦有按運作需要租用其他物業，所涉的開支由現有資源應付。與此同時，港台會繼續加強保養和維修的工作，以及採取措施改善現時位於廣播道的大樓設施及工作環境，配合運作需要。二一直以來，位於廣播道79號的教育電視中心屬教育局所管有，供製作學校教育電視節目的用途。自教育電視中心啟用以來，教育局一直有員工在中心內辦公，港台並非唯一的使用部門。在2019-2020財政年度及之前，港台負責為教育局製作學校教育電視節目。為方便節目製作，教育局與港台因此共用局方的教育電視中心。隨着教育電視節目的製作模式因應審計署於2018年10月發表的《審計署署長第七十一號報告書》的建議而改變，港台已不需要每年為教育局製作62個教育電視節目，港台負責教育電視節目製作的職位亦已於本財政年度終止。

教育局會繼續與港台商討遷離安排和時間表，以配合雙方的運作需要。三港台預計重置創新中心及教育電視中心的辦公室和製作設施，不會對節目製作造成影響。港台有足夠的資源及設備提供公共廣播服務，履行《香港電台約章》下的公共目的及使命。

或局長作為港台的上司，會協助港台向楊潤雄局長表達意見，爭取保留現時使用的這個錄影廠，以協助港台完成今年的製作目標？
主席，首先，港台本身有自己的製作中心和辦事處，主要位於廣播大廈和電視大廈。

所以，港台方面告訴我，他們有足夠的製作地方進行相關工作。正如我在主體答覆所說，港台與教育局的工作關係停止後，教育局收回原本屬於自己的地方是很合理的事情。至於具體安排，政府部門之間當然可以協商，我們也樂見不同部門自己協商處理這項工作。

最近，政府成立了一個專責小組，檢討港台的管治和管理，但當中沒有廣播處長和職方代表。

政府不如不要再扮檢討，扮民主，而是直接告訴社會，港台不可以批評政府，不可以批評警隊，否則會遭"DQ"，要關閉。這是否政府對港台的方針呢？

原因是港台作為一個政府部門，在過往10年獲得的經常性開支增加了122%，人手增加了45%以上。港台唯一在最近這次的預算案削減人手，是因為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接納了《審計署署長第七十一號報告書》後，港台負責教育電視節目製作的職位被刪除。

其實，機構運作時間越長......我還未提出我的補充質詢——其運作、流程和習慣越根深蒂固，要改變十分困難。最近，政府成立檢討港台管治的專責小組，我覺得是好事。我想請問局長，這個專責小組除了檢討港台的運作外，會否就人手和用地方面一併進行研究及提出建議？

主席，最近成立的專責小組的工作範圍簡單來說分為3方面。第一，檢視港台的行政管理，包括財務管制、人力資源管理和採購事宜，對港台作為一般政府部門，進行衡工量值式評估，檢視其能否遵行政府規則和規例。

第三，檢視港台的整體管理制度、工作流程和執行方式，確保港台全面恪守《香港電台約章》。我們樂意聽取大家的意見，會與港台一起進行這項工作。

港台營運7條電台頻道、5條電視頻道、7個流動應用程式，每年製作數萬小時的電台和電視節目，在資源如此緊絀的情況下仍然做到那麼多工作，可謂自強不息。

港台反而越做越好，越來越多香港人收看。政府在2013年申請撥款興建港台新大樓，至今已經7年多，局長剛才的主體答覆並無提及如何興建聯用大樓，我想問是否要在局長下台後，港台才會有新大樓？
主席，我剛才在主體答覆已解釋清楚，港台新大樓的計劃由政府在2013年12月18日向立法會提出，但很可惜，該建議在2014年1月3日被工務小組委員會否決。之後，政府與委員商量，尋求共識，並接納委員的意見，將預算造價由60億元減至53億元，但很可惜，我們當時的修訂建議亦未能獲得委員的同意。因此，我們尊重立法會整體的決定，但我們並無止步於此，仍朝着興建聯用大樓的方向前進。

而且，從實際數字來看，我相信一個公共廣播機構每年開支約10億元，有760多個員工，足以應付其營運和完成工作所需。當然，港台作為公共廣播機構和政府部門，也要吸納整體社會的意見，希望其工作能夠更進一步，做得更好。
主席，7年時間，摩天大樓也竣工了。

局長，你有兩個選擇。

主席，議員應該很清楚政府有關所有工務工程的程序。立法會每星期均舉行工務小組委員會和財務委員會會議，每次政府提交建議均盡力去做。即使港台的新大樓計劃被否決，我們仍朝着這方向去做。但是，我亦理解議員或市民大眾對政府的工務工程往往有很多不同的意見，所以我們採取折衷的辦法，即聯合共用大樓的方案。我不希望議員誤認為不能興建新大樓，便等於港台無法運作，因為港台每年除了使用位於廣播道的數座大廈外，亦在其他地點租用地方。再者，剛才有議員提到港台的情況是否屋漏兼逢連夜雨，我反而認為，我們每年均因應港台的需要，提供維修保養方面的支出。以去年為例，有5,600萬元作維修用途。此外，大樓是工作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實用及能夠發揮功能，不能因為大樓使用時間太長而無法發揮功能。以另一個部門天文台為例，天文台大樓由1883年落成至今，作為一個古蹟仍然可以運作。

局長，我想了解一下，現時有甚麼部門打算與港台共同使用聯用大樓呢？

主席，在考慮聯用大樓的時候，我們首先考慮港台本身的需要。港台是一個廣播機構，對於內部的某些設備，不僅有保安上的要求，更有專業上的要求，例如隔音設備、穩定傳送設備等。

至於謝議員所提到的保安問題，我不覺得港台需要的保安安排要凌駕於其他部門之上，但港台當然要有一個安穩及合理的運作環境。

工會員工表示，電台或電視台對運營地方的需求與普通部門對辦公室的需求非常不同。我不知道局長近期有否去過港台，如果有，他應該看到那些組裝箱、貨櫃箱多到不得了，連停車場的位置也佔用，情況極之不理想。我想問，局長會否與這些員工溝通一下呢？反正政府也成立了一個專責小組就其全面管治進行檢討，何不繞過港台的最高管理層，直接向員工查詢？

對於港台有關辦公室或製作設施的需求，我們一直都清楚知道，否則我們不能夠提交用途分配表。

港台在日常運作中，如果對設施或辦公室有需要，政府會按現有機制處理。港台的6個不同的營運地點，有些設有辦公室，有些設有製作設施，這都是按需要而設。

主席，港台很清楚整個部門以至員工的日常需要，不需要政府架床疊屋去做這項工作。
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審議《國歌條例草案》。

就《條例草案》的辯論安排，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
會議廳內法定人數不足。

各位議員，本會在上星期休會前已通過《國歌條例草案》的二讀議案，但因部分議員行為極不檢點並多次提出程序事宜，本會須多次暫停會議，損失了超過6小時的會議時間，令整個二讀程序所用的時間，由原先編配的8小時增加至14小時。正如大家所知，我預留了約30小時讓本會審議《國歌條例草案》。我亦已多次提醒議員，在審議期間，點算法定人數及處理其他程序事宜所用的時間會計入該30小時之內。鑒於二讀程序多用了6小時，全委會審議時間會相應調整為約10小時，而處理三讀程序的時間維持不變，即6小時。我再次呼籲議員善用議會時間，盡快完成審議《條例草案》。委員已獲通知，全體委員會會合併辯論各項條文、附表及修正案。

4位議員會動議合共21項修正案，旨在修正第5至7及9至11條。就修正案詳情，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各位委員現在可以就各項條文、附表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我會依次請提出修正案的4位議員發言，但他們在現階段無須動議修正案。然後，我會請其他議員發言。

即使大家政治立場不同，我相信梁君彥你也應該肯定我們團隊草擬修正案時的認真態度。我們草擬的修正案獲准提出，便應該給予時間讓我向公眾解釋。雖然我估計，就我的修正案，無論我說得多有道理，無論我的同事草擬修正案時如何嘔心瀝血，最後建制派也是閉上眼睛投下反對票，全數否決。

我真的想問今時今日的立法會的價值是甚麼？

為何過去的"和理非"至今也變成"勇武"？

我今天提出3組修正案，希望在餘下我能爭取到的發言時間裏解釋。

第二組修正案是訂明不出席須奏唱國歌的場合不構成侮辱國歌的行為。第三組修正案關於加入作詞人和作曲人的生平和死因。在這次發言，我先談談宗教儀式的問題。首先我要感謝我的團隊，他們草擬這項修正案時，沒有將宗教儀式訂為無須奏唱國歌的場合，只是不得列入附表3，因為這樣的寫法便不會抵觸《條例草案》，亦不會超出《條例草案》的範圍。根據第5條，現時政府可以隨意增減附表3的內容，以增減須奏唱國歌的場合。第一種情況是中國政府修改《國歌法》，增減須奏唱國歌的場合，這樣特區政府便必須按照內地《國歌法》的修訂而增減附表3載列須奏唱國歌的場合。另一種情況就是特首按照香港的情況，自行修訂附表3。在這種情況下，特首大可能只是增加附表3的內容。根據《條例草案》，如果要增減附表3的內容，其實政府只需要通過"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不需要諮詢公眾，便可以任意將一些場合列入附表3。而在這些須奏唱國歌的場合中，所有人必須在奏唱國歌時肅立，如果有人作出任何被中國政府、特區政府或未來駐港國安人員視為不尊重國歌的行為，很可能會因違反《國歌法》，甚至是違反港區國安法而需要承擔刑事責任或入獄。

因為我預計在不久將來，中國政府很大機會將宗教儀式列為內地《國歌法》中須奏唱國歌的場合，從而迫使香港同樣把宗教儀式列入附表3。現時中國政府沒有訂明宗教儀式開始時必須奏唱國歌，但不少三自教會——大家是否知道甚麼是三自教會？

那些三自教會要向黨效忠，所以在宗教儀式上奏唱國歌的例子是有的。

我擔心在未來日子，中國政府可能會增加《國歌法》中須奏唱國歌的場合，將宗教儀式列為須奏唱國歌的場合，令所有教會——不論是基督教或回教，甚至是佛教——進行儀式或崇拜時，均要奏唱國歌以宏揚愛國精神。

如果在他們的宗教儀式之前要加插一件事——在《條例草案》下，便是奏唱國歌——對於他們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也可以說是侮辱。

整項《條例草案》的精神便是要市民尊重國歌，愛國那些不要說了，那是內在的東西，最少形式上、外表看起來尊重國歌。

但是，若要使用一些條例或方法，強行要求市民在一個活動之前，例如宗教儀式，奏唱國歌，便會惹來反感或產生反向作用。他們會抗議、喝倒采，甚至是以唱聖詩的聲音蓋過國歌，或集體離場，或在社交媒體表達不滿。這些行為未來會否構成侮辱國歌的指控？

但當一個行為變成一個活動，再加上聚眾，很可能就構成顛覆政權。因此，有權者——不論是執法者或立法者——應該盡量收窄自己的權限，要限制自己的權力，有權不要用盡。

"其實，我從這項條文中看到，"信仰自由"和"參加宗教活動的自由"之前並沒有"依法"這兩個字，即是香港市民有參與宗教活動的自由，只要不觸犯其他法例便可以。

這是否貶損或減損宗教自由？是否違反《基本法》第三十二條呢？故此，基於法理，我今天提出這項修正案，不把宗教儀式列入附表3。

根據目前的《國歌條例草案》，第52條及第65條是關於附表3的修訂，以及為施行第61c條所作出的訂明，須以"先訂立後審議"的附屬法例程序進行。

當然，對於我這兩項修正案，政府表示"先審議後訂立"的程序需時更長，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同樣可以讓立法會有時間審議及在有需要時對附屬法例作出修訂。政府是以時間過長為理由而反對我的修正案。但是，如果要對附表3所列"須奏唱國歌的場合"作出修訂，這屬於一個茲事體大的動作，而且在時間上究竟有何迫切性呢？我看不到當中有何迫切性，因為最重要的那些場合已經在附表3列明。因此，我認為"先審議後訂立"並無不妥，因為立法機關畢竟較行政機關更具民意認受性，亦更加貼近民情，所以應該先行審議，然後才對附表3作出修訂。事實上，由立法會把關亦有另一個好處，大家試想想，如果經"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訂立的附屬法例在立法會上遭到反對，即使已經作出修改，但我們卻表示反對，屆時便會令政府尷尬，亦會令中央感到尷尬，因為即使先訂立後才審議，我們仍有權力否決這些"先訂立後審議"的附屬法例。

《條例草案》第76條訂明任何人若干犯與侮辱國歌相關的罪行，一經定罪，可處第5級罰款，即5萬港元，以及監禁3年。然而，我認為條文對侮辱國歌的定義寫得相當模糊和寬鬆，容易令市民誤墮法網。

《國歌法》的第十五條與《條例草案》第7條分別提到，任何人如公開及故意篡改國歌歌詞或曲譜，或以歪曲或貶損的方式奏唱國歌，或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歌均屬犯法，以及任何人如公開及故意以任何方式侮辱國歌，即屬犯罪。法政匯思在其發出的"國歌法聯合聲明"中提到，"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歌"的詮釋，其實是可以無限延伸到《國歌法》中其他本來不屬於刑事的罪行。這是有絕大可能發生的，因而令人憂慮《條例草案》日後或會被用作打壓言論自由的工具。當一位執法者或警員主觀地認為某作為或不作為屬侮辱國歌行為，例如某人可能在奏唱國歌時睡着了，沒有醒過來，如果這屬於侮辱國歌的行為，便可能會通知律政司檢控他。

此外，英國和澳洲等地的有關法規並不是主體法例，亦不是附屬法例，只不過是一種協議，即大家須共同遵守的約章或規則，當中是沒有罰則的。我翻閱了立法會文件CB2995/18-19的附件，當中列出其他國家對侮辱國歌的行為所施加的刑罰，但這些國家的刑罰水平，一般來說也遠低於現時《條例草案》所訂明的5萬元罰款及監禁3年。有人說國家十分強大，當然要尊重國歌，但為何還要對國民施加3年的監禁刑罰呢？究竟是否想以一種恐嚇的方式來令大家遵從呢？正如我在上星期恢復二讀辯論時提出，尊重是雙方的，是要互相尊重的，國家尊重國民，國民便會尊重國家。

說到底，尊重應該是互相尊重，應該是發自內心。所以，主席，我的修正案旨在刪除入獄的刑責，因為罰款5萬元已經是很高的罰則，外國也只是罰款數百元或千多元而已。我希望議會的同事支持我的3項修正案。

不是，因為按照香港法例，這類簡易程序罪行一般要在半年內完成檢控，期限屆滿後，涉案人士便無須面對刑責。

"當中有一個很明顯的時限，表面上，好像有兩個限期，但實際上，有關時限差不多等於可以延伸至2年，即可以在2年內就一項可能構成侮辱及不尊重國歌的行為表現而作出檢控。

根據當局的解釋，違反《條例草案》的情況多數會涉及大量人士或互聯網的使用，所需的調查和搜證時間會較長。

我相信特區政府自己也要認真思考一下。

當然，在過程中，人民要面對非常大的苦楚。政府不要以為可以一直依靠這種鎮壓的方式來解決問題，而不採用文明及政治手段來解決問題，令社會的對立氣氛得以緩解，這樣才是有效的管治方式。

主席，我的修正案是修訂《國歌條例草案》第11條，以加入第條，內容是"本條例中的條文只受香港法例管限並只按照香港法例解釋。"主席，我會在以下的時間，從3個互相扣連的角度鋪陳我的論點。我的基礎是《條例草案》猶如北京強行訂立港區國安法一樣，在缺乏社會共識的基礎下，希望在一片爭議聲中強行通過《條例草案》。主席，我提出的第一個原因是，正如剛才提到這類型的法案，包括《條例草案》或港區國安法，甚至是大家記憶猶新、在去年鬧得滿城風雨的《逃犯條例》，其實在呈交本會審議之前，並未取得社會的廣泛共識。

究竟她有否汲取教訓呢？主席，以下我會用一個例子來凸顯林鄭月娥的虛偽。東晉第一個皇帝晉元帝司馬睿是一個非常喜歡喝酒的人，在他登基之前，他的好朋友王導經常勸他戒酒，當司馬睿正式登基後，王導再次聲淚俱下地規勸他，司馬睿便突然說："好，拿酒來。

主席，一位古代專權的皇帝尚且願意聽取意見，知道管治者有所為、有所不為。

"林鄭"口中的汲取教訓，其實是否嫌自己在過去數年——特別是去年——做得不夠狠、不夠徹底呢？主席，《逃犯條例》的經驗告訴我們，即使政府能夠在立法會取得過半數支持，香港人仍然會竭盡所能，用自己的方法，包括走上街頭，表達自己的聲音和不滿。

主席，正如我剛才所說，我會慢慢鋪陳我的論點。我們很清楚看到，當特區政府漠視香港人的意見時，是用同樣的嘴臉敷衍香港人。我想特別指出，去年同樣是這個時候，即是在6月初，我們記得曾經有過百萬香港人上街表達訴求，但特區政府充耳不聞。如此龐大的反對聲音，其實包括保皇黨也必然清楚聽見。時至今日，可能由於疫情的原因，令香港人未必能夠像以往般踴躍上街，反對《條例草案》，但我相信任何眼睛雪亮的人都清楚知道，即使保皇黨這一刻能夠贏得他們主子的讚賞，但他們卻是一次又一次地，親手摧毀自己的聲譽，以及香港人對他們的信任。主席，我想指出的第二個原因，其實令人感到更加無奈和可悲，因為特區政府和保皇黨現時乾脆懶得向香港人裝作秉持程序公義。今次公民黨只能提出一項修正案，原因是主席以刪減條文會影響立法原意為由，拒絕批准由公民黨議員——包括我在內——提出的9項修正案。一如既往，主席沒有給予我們詳細理由，解釋公民黨提出刪減條文如何影響立法原意。不過，我想指出，如果我們仔細審閱《條例草案》的主題和弁言，便會得出一個簡單而又清晰的結論。《條例草案》有數個目的，包括列明奏唱國歌的意義、原則，以及教育香港市民尊重國歌和愛護國家等。

事實上，這項修正案不會影響《條例草案》中任何其他條文，例如教育香港人尊重國歌、宏揚愛國精神的條文。如果原因是其他議員認為刪減罰則後，《條例草案》的阻嚇力不足，其實議員可以否決公民黨的修正案，無須由主席拒絕批准我們提出相關的修正案。我相信主席亦清楚記得，在2018年11月22日，陳志全議員在本會動議一項議案，促請政府給予同性伴侶與異性伴侶享有平等的權利，當時梁美芬議員就這項議案提出修正案，但卻把措辭改為"一男一女"及"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此舉不單影響陳志全議員提出議案的原意，簡直是180度改變了議案的意思，但當時同樣作為主席的你，仍然批准梁美芬議員作出這樣的修訂，原因是甚麼呢？

我希望說的第三個論點，是關於《條例草案》第7條，即是我剛才提到的"侮辱行為的罪行"，公民黨認為，這項條文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正如之前數位議員亦有提及，就國旗或區旗而言，我們仍能客觀地指出何謂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等行為，因為國旗看得見、觸得到，而這些行為有客觀而清晰的標準。不過，如果我們看看《條例草案》第72條，當中提及"任何人如公開及故意以任何方式侮辱國歌，即屬犯罪"；而第78條則解釋，就國歌而言，侮辱指損害國歌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的尊嚴。主席，假設一名完全缺乏法律知識，只具備常識或對中文有基本了解的人看到這項條文，他必然會同意相關字眼其實十分空泛，究竟何謂"侮辱國歌"呢？何謂"損害國歌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的尊嚴"呢？"侮辱"一詞其實沒有客觀標準。主席，不如以上星期在本會發生的事情為例，當時主席作出裁決，指"最佳主席李慧琼"這7個字不容繼續在議會內展示，其實這亦是主席你的主觀判斷......
楊議員，請你返回這項辯論的議題。我提醒你，主席的裁決是不容辯論的。

你身為專業人士，理應明白《議事規則》的規定，請你尊重自己的專業。
主席，請你指出《議事規則》哪一項條文訂明主席的裁決是不容辯論的。

主席，我很早便已指出，以立法來規定香港人尊重國歌其實是弱勢的表現。正因如此，我支持多位民主派議員提出的所有修正案。大家不妨看看《國歌條例草案》的"前世今生"。一個偉大的國家、強國，如果得到市民認同，大家不用強迫自然便會唱國歌，對嗎？誰想做奴隸的人們？

我們現在看到的情況是用《條例草案》強迫香港人尊重國歌。誰人出賣了偉大的祖國？

對"一國兩制"不信任的多於62%，而信任的只有30%多，即是說香港大部分人均不相信"一國兩制"和中央政府，誰是罪魁禍首？

其實好端端的，如果去年年初......

不是，主席，我正在說現在的情景沒有最壞，只有更壞。所以，我們希望用這些修正案撥亂反正，令我剛才說這些極糟糕的情況不要發生。所有修正案也是以良好的意願提出，大家想想，如果"777林鄭"或將來的行政長官可以任意修改附表3，隨意要人唱國歌，要字正腔圓，不知道"大媽"怎樣唱，因為她們的廣東話不正宗......不是，國歌是普通話的，屆時是我們出事，因為如果我們普通話唱得不好，可能又要入獄，要快些學習普通話，否則隨時入獄3年。不用害怕，可以學澳門特首說普通話的，原來澳門特首的普通話水平領導人也接受。

尊重不是發自內心嗎？好像文革時的紅太陽、毛主席那樣，會否好一點呢？但現在要用嚴刑，難看又醜怪，是示弱的表現。我再說一次，是示弱，不是強。所以，我希望這些修訂可以令《條例草案》不會這麼難看，讓人覺得特區政府太離譜，透過《條例草案》用近乎沒有約制的權力來懲罰很多人。

梁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4條，主席所作決定為最終決定，但《議事規則》沒有說不容辯論。你有你的決定，我們有我們的看法。我們不可以有獨立思考嗎？我們不可以在議會裏提出辯論嗎？《議事規則》完全沒有這樣說。

《議事規則》沒有說議員不可以提出異議，即使對主席的裁決也一樣。

所以，我的其他修正案將罰則全部刪除，而這項修正案刪除這款，以保持一致。這樣一來，這項修正案的效果適得其反，變成如果這款被刪除，觸犯有關罪行，便未必需要按照香港法律進行調查及予以檢控。

弁言有3點，"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這沒有問題。"2一切個人和組織都應當尊重國歌，維護國歌的尊嚴，並在適宜的場合奏唱國歌"，這也沒有問題。"3現須制定條例維護國歌的尊嚴，規範國歌的奏唱、播放和使用，增強公民的國家觀念，以及弘揚愛國精神"。我就此提出修正案，刪去"弘揚愛國精神"，這沒有抵觸宗旨，但修正案不獲批准提出。

一個國家能否藉訂立惡法贏取全世界尊重呢？對我來說，一定不能。

請委員注意，根據《議事規則》第561條，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只可討論法案條文及修正案的細節，不得討論其原則，希望委員留意。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國歌條例草案》。我反對由反對派提出的21項修正案。我支持《條例草案》的理由十分簡單，因為我是中國人，國歌是國家的象徵，尊重自己國家和國歌是每個中國人應有之義。《條例草案》的條文非常簡單和清晰，立法原意是訂立條文，以維護國家和國歌的尊嚴，規範國歌的奏唱、播放和使用，增強公民對國家的觀念，以及宏揚愛國的精神。對於一項核心精神是尊重國家國歌的《條例草案》，我真的想不到有甚麼理由不同意。接着，我想談談我為何反對21項修正案。首先，我想談談涉及侮辱罪行的修正案。我留意到陳志全議員和梁繼昌議員分別提出修正案，要求降低侮辱國歌罪行的罰則，將一經定罪可處第5級罰款和監禁3年修改為分別可處第1級罰款和監禁1個月，以及可處第5級罰款但無須監禁。代理主席，我完全無法支持這些修正案。國歌是國家的象徵，侮辱國歌，踐踏國家尊嚴是嚴重罪行，理應給予阻嚇性的罰則。

對此，我認為我們可以參考外國的罰則，但不可以與外國比較。畢竟每個國家及地方的法律制度和現實情況均有所不同，而且據我所見，全球大部分的人也不會侮辱自己的國歌，但偏偏香港卻有一小撮人"噓"國歌，侮辱國旗和國徽。因此，我認為《條例草案》對侮辱國歌罪行訂立的罰則是恰當的，亦符合香港的現實。我亦認為真正的法治和公義應該是犯錯便要懲罰，違法便要追究。如果有人刻意濫用國歌，甚至侮辱國歌，這樣他便應該承擔自己行為造成的後果。最後，我也想談談涉及國歌納入中小學校教育的條文和修正案。代理主席，我十分贊同《條例草案》第4部第9條訂明將國歌納入中小學校教育。梁啟超曾經說過"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強則國強"。青少年是社會的未來，教育青少年從小尊重國家、尊重國歌，這是教育之本。畢竟一個連自己國家也不尊重的人，即使他的學術水準再高，事業成就再好，也不配得到別人的尊重。而且，從香港的實際情形來看，將國歌納入中小學校教育是必不可少的。我暫且勿論近年香港部分青少年越趨偏激，動不動以侮辱國家為樂。單是在《條例草案》的聽證會上，有不少青年人甚至是中學生的觀點足以令人感到震驚和憂慮。例如，有些中學生說《條例草案》強迫人愛國，亦有中學生說他們有不愛國的自由和權利。年輕學生的這些荒謬言論，一方面反映他們對就國歌立法的曲解，另一方面證明將國歌納入中小學教育是必須的。我認為尊重國歌應從教育開始，我更希望《條例草案》將國歌納入中小學教育後，不但能令中小學學生懂得尊重國歌，更能培養學生的愛國情懷。對於有修正案要求教育學生國歌作詞人及作曲人的生平及死因，我認為這不但是畫蛇添足、多此一舉，更是借題發揮、作政治"抽水"。我記得，在法案委員會審議期間，反對派再三要求當局不得干預學校教育國歌的事宜。沒想到言猶在耳，反對派提出的修正案，竟要求《條例草案》訂明學校須教育學生國歌作詞人及作曲人的生平及死因。我無意猜測議員此舉的動機，但我認為這種"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的行為十分可笑。提到國歌的作詞人和作曲人，我亦留意到恢復二讀辯論時，不少反對派議員均慷慨激昂地批評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聲色並茂地講述國歌作詞人田漢的不幸遭遇。似乎在華夏5,000年的文化中，他們只懂得文革這件事。我實在想不明白，文革與國歌有何直接關係？難道因為文革、因為田漢的不幸經歷，我們便可以侮辱國歌、踐踏國歌及國家的尊嚴嗎？這顯然是毫無道理的。因此，我堅決反對這項修正案，我更希望反對派能以宏觀及客觀的態度來對待國家的發展，別再着眼於國家某些方面的不足，而全面否定國家，甚至仇視和攻擊自己的國家。代理主席，在《條例草案》的審議過程中，最令我遺憾的是反對派一直不遺餘力地妖魔化《條例草案》，甚至稱之為惡法。我費盡心思亦想不清楚、想不明白，為何在反對派眼中，黑衣暴徒堵路、掟磚、縱火、打砸、暴力"私了"、火燒活人、用磚頭"掟"死人等，通通不算是惡行，反而我們訂立一項旨在尊重自己國家國歌的條例，卻是一項惡法。這一點，我想請反對派議員清楚直接向市民解釋。我們無法叫醒一個假裝睡着的人，所以我不想多花唇舌批評反對派。但我由衷地希望反對派明白，不管政見如何、不管英文說得比中文流利、不管嫁給甚麼外國人，或者將來移民到甚麼國家，他們永遠無法改變自己是中國人的事實，他們的祖國就是中國。因此，若他們尚且知道自己是中國人，請別再故意扭曲《條例草案》、別再企圖"攬炒"《條例草案》，更別再作出任何侮辱和傷害自己國家的行為。須知道，國強才會民不受虐。倘若中國被欺凌，他們最終亦不會得到好處，甚至連成為二等公民的資格也沒有。最後，我期待《條例草案》早日落實。

代理主席，我代表新界鄉議局發言支持《國歌條例草案》，並反對所有修正案。國歌代表國家，是國家的象徵，象徵國家的尊嚴，莊嚴而神聖，香港作為國家的一分子，應該積極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尊嚴。定立《條例草案》是香港應有之義和應盡之責。在2017年9月，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並於同年10月1日在全國實施。在2017年11月，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將《國歌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特區政府宣布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透過本地立法，以符合香港特區的憲法及法律的框架方式在香港實施《國歌法》。不過《國歌法》在本地的立法工作可謂一波三折。《國歌條例草案》委員會在2019年2月成立，舉行了17次會議，當中包括一場公聽會，雖然法案委員會在去年5月已經完成《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但由於修訂《逃犯條例》而引起的爭議，以致《條例草案》未能在上年度休會前恢復二讀辯論。去年6月，反修例運動引發社會動盪，並一直困擾香港，立法會大樓被激進的示威者肆意破壞，在秘書處努力下，很不容易才修復了大樓必要的設施，在今年10月復會。無奈地，內務委員會卻在反對派的惡意"拉布"下，歷時半年仍未能選出主席，導致政府法案的審議工作長期停擺。反對派企圖阻止《條例草案》提交至立法會會議。經過差不多一年的時間，《條例草案》終於在上星期恢復二讀辯論。很可惜，反對派為了阻撓《條例草案》的辯論無所不用其極，有議員竟敢將臭彈盆栽擲向主席檯前，令整個會議廳臭氣衝天，會議因而暫停了數小時，有同事更因吸入臭氣而送院治理。此等惡劣行為破壞議會的莊嚴，應該予以嚴厲譴責。本來我想在二讀階段發言，但在兩天的辯論時間內，最終只有19位議員成功表達意見，白白浪費議會的時間。代理主席，言歸正題。今次有4位議員提出21項修正案，當中涉及奏唱國歌的場合、不當使用國歌的罪行、侮辱行為的罪行、將國歌納入小學和中學教育，以及將國歌納入廣播服務等範疇。我知道社會上仍有少數人反對《國歌法》立法，反對原因主要有兩個：第一，擔心條文不夠清晰，市民容易誤墮法網，甚至政府會藉此以言入罪；第二，在中學和小學教授國歌的歷史和禮儀被他們說成是"洗腦教育"。以下我會逐一反駁。《條例草案》第72條訂明，"任何人如公開及故意以任何方式侮辱國歌，即屬犯罪"，反對者認為當中的"任何方式"和"侮辱"兩詞的定義含糊，擔心市民誤墮法網，甚至有陰謀論認為政府可以隨時就《條例草案》以言入罪，打壓言論自由。代理主席，須知道，要在《條例草案》中鉅細無遺地訂明所有禁止侮辱國歌的方式是不可能的，加上《條例草案》已訂明侮辱是指"損害國歌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的尊嚴"，《條例草案》只針對不當使用國歌歌詞和曲譜，以及公開及故意侮辱國歌的人。我知道坊間有很多誤會，例如說在茶餐廳聽到電視廣播國歌而不站立；或說典禮中播放國歌而在場外路過的人不肅立；或唱國歌發音不準，便屬犯法。我想嚴正地指出，上述的情況均不屬犯法，因為《條例草案》的主要精神是參與奏唱國歌時有否尊重國歌，我相信有常識的人也能判斷何謂尊重、何謂故意侮辱和貶損。球迷入場參觀足球賽事，如果在席上"噓"國歌，試問談何尊重？因此，有關打壓言論自由的說法，實屬無稽之談，尊重國歌的人根本無須憂慮。第二，我聽到一小撮人以"洗腦"來污衊和反對《條例草案》，認為教育局局長須就國歌納入中小學教育發出指示，是影響學校的教育自主，甚至指當局藉此推動"洗腦教育"，我亦認為這是無中生有，是誤導市民的說法。

試問全球有哪個國家不是教育國民愛國，要懂得唱國歌呢？美國的國歌法包含在國旗法之內，列明奏唱國歌時要面向國旗或音樂的方向，保持肅立及除下帽子；加拿大亦有類似的要求。學校教唱國歌自然是平常不過的事，我看不見其他國家的國民會反對。別有用心的人藉"洗腦"之名，妖魔化《國歌法》在本地立法，之前又藉反對港區國安法和《條例草案》之名大肆破壞，唯恐天下不亂，理應予以譴責。代理主席，過去一年，香港深受"黑暴"的追擊，影響遍及各行各業，造成社會撕裂，問題的癥結是年輕人對國家的認識不深，容易受到"港獨"分子的擺布，煽動他們做出違法行為，長此下去，香港不會有出路。我深信只要增強年輕人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感和自豪感，"港獨"的思潮自然沒有滋長的土壤和養分，"港獨"勢力自然不成氣候。作為愛國愛港的組織，新界鄉議局絕對不會容許有人以歪曲、貶損的方式奏唱，甚至侮辱國歌，我們要讓莊嚴的國歌及國家的尊嚴得到法律的保障。因此，我支持政府提出的《條例草案》，以及反對所有的修正案。

主席，首先要談談今天的辯論時間。有部分同事，例如陳志全議員說主席打壓議員今天的討論時間。這正是反對派過去在本會乃至香港社會經常作的"賊喊捉賊"的把戲，以為香港人完全沒記性。"老兄"，我真的不敢忘記，也不想記起一件事，即上星期許智峯議員投擲"臭彈"或"毒氣彈"，散發濃烈氣味。主席，我以前說過，我做過學生護士，屎尿絕對嚇不到我，但主席，你對那股臭味應該印象深刻。別有用心的人投擲物品，釋放臭氣、毒氣，當中所含一氧化碳和硫化氫的濃度不低，而消防員也說高濃度可致人死亡。

《國歌條例草案》的立法一波三折，特別是在本立法年度，郭榮鏗議員由去年10月起，已經在內務委員會上大玩選主席的"拉布"遊戲，所有反對派或"攬炒派"配合，共開了17次會議，花了7個月也未能選出內會主席。其實，很多"攬炒"局面都是"攬炒派"一手造成，甚至現時港區國安法也是"攬炒派"成功爭取。如果他們沒有搞"港獨"、甚至引入恐怖主義，國家也無須出手。就《條例草案》而言，有人認為，數年前香港有人刻意侮辱國歌，令國家認為有立法的需要。雖然中國14億人中極少人會侮辱國歌，內地民眾比較認識國家的歷史和民族悲痛，十分尊重國歌，但香港有一小撮人經常侮辱國歌。我是球迷，十分支持香港隊參賽，但有時真的很無奈，有部分球迷在球場上令香港隊蒙羞。當香港隊出賽，奏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時，有些人"噓"國歌或背向球場。在國際場合發生這種事，令香港人以至中國人蒙羞，亦傷害中國人的感情。所以，國家可能因此特別照顧香港的需要，制定國歌法。

反對派在辯論中顧左右而言他，立場曖昧，論述混亂，可能因為他們曾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不敢否定國歌的合法性和意義。

是否有錢，便可以侮辱國歌，"惡搞"國歌，不用理會14億人民的感受，污衊抗日先烈，污衊國家追求自由、解放、平等的理想？

國家在發展的過程中，的確曾經走上歪路，遇上挫折，亦有人做錯事，但偏偏國家近幾十年發展得很好，在扶貧工作上盡量做到社會公平公義。

有人透過破壞國歌，宣揚不正當的思想。

他們甚至舉出一些很無稽的例子，即奏唱國歌時，有人不小心睡着了應該怎辦。這當然沒問題，因為該人不是故意的，定罪要視乎動機和客觀證據，香港法庭有獨立審訊，亦有舉證標準。

正如他們以睡覺作為例子，我也想送他們一句：裝睡的人叫不醒，跟盲反的人講道理沒有用。所以，我今天會反對全部21項修正案。我們希望能夠全面、完整地落實《條例草案》，一方面透過教育、宣傳令公眾理解，另一方面透過合適的罰則和清晰的定義，確立國歌的尊嚴，凝聚全國人民，包括香港人對國家、民族、先烈的尊重，以及我們對國家的認同。

在上星期的會議，很多議員說《國歌條例草案》是一項惡法，不單削弱了"一國兩制"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精神，更重要和更可怕的是會嚴重摧毀香港的核心價值，即是人權和自由。這好像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一旦引入惡法，打開了法治的缺口便難以回頭，故此我仍然反對《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二讀議案已在上星期獲得通過，現時已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們唯有支持4位議員提出的21項修正案，盡最大努力減低《條例草案》對社會造成的傷害。我認為當中3項修正案比較重要，想在此特別指出為何我會支持。

為何我會支持此項修正案呢？大家都知道，在建制派支持下，《條例草案》一定會獲得通過。

不過，我知道這樣想是過於天真，這項修正案又怎會獲通過呢？

在這樣的前提下，香港人怎會不擔心香港的法律制度會因而被中國的法律概念所滲透呢？"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法制會否受到嚴峻挑戰呢？將來會否蕩然無存呢？事實上，兩地的法制並不相同，法律所使用的字眼及對法律的理解亦不相同，而大陸對《國歌法》條文中不尊重國歌行為的演繹，與香港的理解亦可能完全不相同。

哪些行為會構成侮辱國歌呢？

此外，為何我覺得法律條文的字眼是如此重要呢？看看劉曉波的例子便知道。大家都知道，在法律制度上，中國政府最常以"搬龍門"來打壓異見人士。劉曉波在2008年起草《零八憲章》，因而被中共政府控告他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北京法院頒布判詞時說他曾撰寫煽動性文章，並且引述其文章中一段話，內容如下："自從中共掌權以來，中共歷代獨裁者最在乎的是手中的權力，而最不在乎的是人的生命"......

我們很擔心這種所謂"造謠"即是他說是造謠就是造謠，他說是煽動就是煽動，很擔心會變成"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因此，我很贊成陳志全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應該在《條例草案》中加入國歌作詞人及作曲人的生平及死因等。事實上，我們有責任告訴下一代，國歌的作詞人田漢是一名忠誠的共產黨黨員，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被扣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因而被公開批鬥了兩年，受盡折磨屈辱，連他的兒子也公開與他劃清界線，最後他更慘死在形同監獄的病房內，連替他收屍時，也要用假名來處理。為何不讓年輕人知道及了解這段歷史呢？況且，田漢所寫的歌詞，第一句是"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是鼓勵人民要勇於對抗不公義的事情，受壓迫的時候更加要團結一致，挺身而出去反抗，而不是委曲求全，"義勇軍進行曲"最核心的精神及價值就是反抗。所以，這一段歷史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本身就是對中共政權最大的諷刺。為了令中小學生了解中國國情，我覺得這是非常有價值及有意義的，值得讓中學生了解更多，所謂鑒古而知今，藉此讓學生看清楚中共政權邪惡的真面目。

事實上，《條例草案》附表3本身已列出一些須奏唱國歌的場合，例如宣誓儀式、升國旗儀式及國慶酒會等。但是，第52條賦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隨時修改附表3。我認為這種做法是無限擴大這項權力，不僅非常不恰當，而且非常危險。首先，現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並非由民選產生，眾所周知，他們是由中共中央政府欽點，無論是行政長官，以至行政長官有權欽點的行政會議成員，所有過程都是黑箱作業，毫無認受性，亦沒有代表性。而且我們亦看不到在可見的將來，有普選行政長官的可能性。試問在這種情況下，怎可以再賦權予沒有認受性、沒有公信力的行政長官呢？況且，過往建制派的行政長官候選人，最常見的態度就是"擦鞋"，日後選舉特首時，他們為了得到中共中央官員的支持，隨時可以大放厥詞，順口開河，說要改變奏唱國歌的場合，藉此討人歡心。這樣便會變成濫權的行為，怎可以容許他們這樣做呢？

因此，我支持陳志全議員這項修正案。

我認為這種做法是本末倒置，要培養一個真正愛國的人，應該讓他發自內心去做，而不是透過立法和施加刑罰來限制他，這樣做只會培訓出一群盲目服從權威的機器。有鑒於此，我認為，如果希望人民真正尊重國歌，這個政權以至這個國家應該做好自己的本分，令人民、市民大眾能夠發自內心地尊重它。主席，我發言是支持4位議員提出的21項修正案。

另一方面，根據《條例草案》，當局已就不當使用國歌的行為及相關刑罰作出清晰指引，包括第6條訂明"不當使用國歌的罪行"，包括把國歌、國歌歌詞或國歌曲譜用於商標或商業廣告、私人喪事活動，以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藉憲報公告訂明的場合、場所或目的。同時，國歌不得用作公眾場所的背景音樂。此外，《條例草案》亦訂明，侮辱國歌的行為，一經定罪，可處第5級罰款及監禁3年。至於涉及不當使用國歌的罪行，例如以國歌作為商標或商業廣告，最高可判處第5級罰款，其他情況則最高可處第2級罰款，即2萬元。自由黨認為有關條文清晰可辨，沒有任何懸念。所以，我不同意所有修正案。事實上，海外有不少國家均制定國歌法，例如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印度、日本、美國等。

雖然中央和港府已多次作出嚴厲譴責，但有關情況卻沒有減少。因此，社會有必要針對這種具侮辱成分的不文明舉動制定法例，列明刑事責任，阻止有關行為繼續蔓延。我們不願再看到社會繼續撕裂，亦不能容忍個別政黨議員及公眾人士繼續包庇暴徒及"港獨"分子侮辱國旗和國歌。自由黨必須強調，今次立法不單是屬於香港制度憲法的權利，亦符合"一國兩制"的原則。此舉一如在香港實施國旗法及國徽法，即與訂立《國旗及國徽條例》的做法一致，當中並無差異。基於上述種種理據，自由黨支持香港特區政府提交《條例草案》及落實《國歌法》，並反對所有修正案。

本會會隨即表決修正案並處理全體委員會的餘下程序，然後便會進入三讀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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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須表明態度，我們應該尊重國歌，亦應該尊重其他國家的國歌，這一點是很清楚的。問題是，現時提交的《條例草案》條文，內容有沒有不恰當地限制市民的人權和自由？

最重要的是，在執法上會否讓執法機關濫權、濫告？總共有4位議員提出合共21項修正案，目的是就原條文的不足之處作出補充。我們現在看到的《條例草案》，其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的篇幅大致相若，內地《國歌法》總共有16項條文，而我們的《條例草案》則有14項條文和3個附表。政府在當初向立法會提交的參考資料摘要中表示，考慮到香港的普通法法律制度，以及香港的實際情況，建議以本地立法形式而非公布形式在香港特區實施《國歌法》，因此才有我們現在審議的《條例草案》。相對於現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繞過香港立法會的審議過程，直接頒布港區國安法在香港生效的做法，《條例草案》的立法形式相對小心和謹慎。主席，我先藉此機會糾正梁美芬議員在上星期發言中的一些資料錯誤，剛才陸頌雄議員也有類似錯誤。梁美芬議員說中央之所以訂立全國性的《國歌法》，原因是有部分香港市民對國歌不夠尊重，恐怕梁議員沒有做足功課。全國人大常委會之所以訂立全國性的《國歌法》，是因為有部分國民對國歌的知識貧乏，唱國歌時有欠莊重。根據報道，由2008年開始，本身是解放軍軍樂團指揮家的全國政協委員于海，連續10年就《國歌法》立法提案。他眼見生活中偶有不尊重國歌、濫用國歌、奏錯國歌的情況發生，例如在2012年湖北大學的《中國近代史綱要》統一考試中，只有三分之一考生能準確默寫國歌歌詞；又例如在2013年，有問卷調查發現，有小學生以為國歌是由毛澤東作詞及貝多芬作曲。這些情況令他鍥而不捨，堅持提案，冀能規範國歌的使用標準。至2015年，另一位全國政協委員言恭達同樣感到年輕一代缺乏國家意識，故此起草《關於制定國歌法的建議》，成為《國歌法》的雛形。我希望梁美芬議員能夠弄清這一點，全國人大常委會並非因為香港而制定一項全國性法律，不要隨便想當然。此外，主席，我留意到陳志全議員就《條例草案》所提出的修正案，其中一項是要在國歌教育中加入國歌作詞人和作曲人的生平及死因，這項修正案早前曾在新聞中獲特別報道，原因是政府認為這與國歌的歷史無關，要求主席不批准有關修正案。主席，條文怎可能與歷史無關？大家都知道"義勇軍進行曲"的歷史，很多議員在這次辯論中也提到，它是1935年的電影"風雲兒女"的主題曲，在抗日戰爭時期激勵了廣大受苦的人民。田漢和聶耳其實是當時政府眼中的反對派，田漢在獄中作詞，聶耳寫好曲譜後要流亡到已侵佔長城以北的敵國日本，結果在當地意外溺死。抗日戰爭後，"義勇軍進行曲"更一度被當時的國民政府列為禁歌，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才定為臨時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的重重波折，以及田漢後來的悲慘經歷——大家都知道，他後來遭到批鬥，甚至被指為叛徒，最後在獄中慘死——反映了現代中國一段不應被忘懷的歷史。因此，國歌教育應該是全面、多層次的，我相信這樣會比單一的情感灌輸，更能讓學生對"義勇軍進行曲"有更深刻的認識。主席，我剛才提到，國歌應該受到尊重，但在立法時必須保障市民的人權和自由不受侵犯，這兩個原則必須相輔相成，亦是"一國兩制"的重要體現。《條例草案》其中一個較具爭議之處，是第7條有關"侮辱"的定義。在這次的修正案中，陳志全議員、梁繼昌議員和胡志偉議員共有5項修正案涉及侮辱行為的罪行。雖然《條例草案》有解釋，"侮辱就國歌而言，指損害國歌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的尊嚴"，但具體而言，侮辱包括甚麼行為？哪些不屬於侮辱範圍？現在的定義仍然太抽象和模糊。我曾經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提出一些例子，例如"義勇軍進行曲"在歷史上曾經出現4個版本，包括電影"風雲兒女"的主題曲、現時的法定版本、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版本，以及華國鋒主政時的版本。若現在有人發布並非今天《條例草案》所採用的版本，是否屬"篡改國歌歌詞或國歌曲譜"呢？若有人分析或批評現行國歌歌詞，或指曲調過時，認為應該要有更貼近時代的版本而自行編寫新歌詞或曲譜，建議中央政府接納，這些行為是否"意圖侮辱"呢？遺憾的是，政府只簡單地以"視乎每宗個案的實際情況作考慮"來回應。如果條文的定義不夠嚴謹，會否導致執法人員採用的標準不一，甚至可能會出現選擇性執法呢？主席，作為教育界的代表，我當然十分關注《條例草案》對學校的影響。

我十分關注《條例草案》中所謂"指示"的定義和實際效力，因為過去教育局向學校傳達政策內容和細則安排的時候，一般是由常任秘書長而非局長發出文件，而我們通常稱有關文件為"通告"而非《條例草案》所說的"指示"。

因此，我十分關注如果在校園範圍出現懷疑或有人指稱有侮辱國歌行為，教職員應該怎樣處理呢？政府當局曾回應，學校應按校本管理精神處理在校內刻意侮辱國歌的行為。在哪種情況可以自行處理，在哪種情況需要報警，則與處理校內其他行為問題沒有大分別。但是，這種答覆非常模棱兩可。過去學校報警的原因，大部分是偷竊、食物中毒、打架等，涉及人身財產的傷害。可是，疑似侮辱國歌並不涉及人身財產的傷害，而且要知道當事人的意圖。現時是否有足夠指引或準則，可以令教職員作出相關判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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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又指，凡可被其他人觀察到的場合，也有可能成為公開場合，這樣是否意味着學校畢業禮、開放日或露天操場上的集會也是所謂"公開場所"？如果有人指控有學生在這些場合侮辱國歌，屆時學校是否可以自行處理？如果因有人舉報而警方到校調查，這些調查工作會否為學校的日常教學工作帶來不必要的負面影響？我必須強調，教育局發出怎樣的指示，對學校的日常教育工作影響至深。它可以成為輔助老師教育學生的工具，亦可以成為擾亂教育工作的武器。教育局表示要待《條例草案》立法完成後才會制訂相關的指示，我不明白為何要等待，希望政府能夠就我剛才代表教育界提出的關注作出回應，亦可以把指示具體地寫出來。主席，學校現時一般有教授國歌，也有在學校不同場合奏唱國歌。香港一向的習慣是，學校課程是由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的相關文件規定，並非由法律規定。

不少教師對於以立法方式要求學校教授國歌表示質疑，超過七成教師擔心立法後會容易誤墮法網。最後，在2,700多位會員中，支持《條例草案》的有兩成二，反對的超過七成三，態度十分清晰。主席，我們這時討論《條例草案》的立法問題，很大程度上也受到社會環境變化的影響。社會環境令市民對政府的執法欠缺信心和信任，我想這就是很多人反對今次立法的最大原因之一。本來在正常的情況下，我們應該尊重國歌，這是很多人也同意的。要大家尊重國歌，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在現時如此對立、撕裂的社會環境中，政府涉及政治及意識形態的舉動，以立法、懲罰的方式來處理問題，會受到市民不少質疑。所以，我們現時面對的問題不單是《條例草案》的立法問題，更重要的是整個社會能否正本清源，處理好本港的濫權、濫告等核心問題，以及如何令市民願意繼續與政府同行。我們的確擔心rule of fear，擔心政府在管治過程中，利用法律嚇怕市民，包括把限聚令變成一種管制，以達致控制疫情以外的目的。大家也擔心不能再自由地表達意見，這些是我們要正面處理的問題。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發言反對4位議員提出的共21項修正案。

在有關修正案的辯論中，我的發言會盡量簡短，但亦會涉及法案的整體優劣。

主席，弁言已經清楚交代《條例草案》的整體目標，清楚說明國歌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與國旗、國徽一樣，不容侵犯。

此外，4位提出修正案的議員不謀而合或合謀問及，如何衡量一個人是否尊重國歌，以及為何要立法尊重國歌。

這並不涉及是否愛國的問題，也不存在是否打從心底尊重的問題，希望大家要分清楚。當然，"攬炒派"的議員又指出，尊重最重要是講心，嚇人沒有用。沒錯，心底所想沒人知道，但《條例草案》清楚指出，侮辱國歌指的是篡改歌詞、篡改曲譜或做出不敬行為，例如在指定場合奏唱國歌時，沒有做出尊敬國歌的行為，例如肅立等。

其實，我們為何要進行本地立法呢？

這便是香港的現實情況。主席，我剛才聽到"攬炒派"議員表示，其修正案建議取消罰則。但是，問題是如果沒有罰則，這便不是一項法例，會變成"無牙老虎"，變成指引。

如果法例沒有了罰則，便難以在全港實施。此外，如果沒有罰則便慘了，會出現代罪羔羊的問題。

主席，如果"噓"國歌的人不接受懲罰，而要由足總承受，足總還有多少錢被罰呢？在香港推廣足球已經很艱難，還要被罰這些無謂錢，變相剝削球員本身的權益和薪酬待遇。

此外，主席，我不得不提有美式足球球員在播放美國國歌時，沒有肅立，單膝下跪，同樣被美國總統特朗普嚴厲批評，並大耍官威要求他停賽，如果他再不聽從，便要暫停他一整季賽事。由此可見，任何國家都重視自己的國歌。當然，有些"攬炒派"議員說某些國家也沒有就國歌立法，但問題在於是否有人有侮辱國歌的意圖。我相信很多國家不會發生這種事，但香港偏偏發生了。我剛才提及的3宗足總被罰款的事件可以說明，香港有需要落實《條例草案》。國歌象徵中國建國的一段艱苦歷程，本身是東北抗日義勇軍的軍歌，鬥爭味道很濃，亦是在戰時所作。有人曾問在和平時期，可否換一首歌詞不太激進的國歌，但我們國家領導人清楚表示，保留東北抗日義勇軍軍歌，因為每個中國人都應記住我們曾經面對的艱苦時間，特別是抗日戰爭時期。如果不是抗日成功，我們今天真的是"做奴隸的人們"。郭家麒議員剛才問及在座是否有做奴隸的議員，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時間回來澄清這個問題。

我剛才提到有人曾在去年10月將國旗放進垃圾桶，然後丟進海中，最初裁判官輕判社會服務令，後來在律政司上訴後，改判即時監禁。這體現了《國旗及國徽條例》及即將落實的國歌條例的重要性，希望各位年輕人不要以身試法。法例已經制定，如果有人犯法，沒人可以幫他，一定要面對刑責。

主席，他的說法很可笑，我不知道他是否心理不夠強大，所以用反話來侮辱《條例草案》。事實上，今時今日，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國家統一、領土完整，有百分百的信心和實力保護。在國土方面，國家一點也不讓步，這已是強國的表現。

主席，《條例草案》提到要在中小學加強教育和宣傳。

我不知道在稍後的答辯環節，教育局局長會否回應，如果局長稍後會作出回應，麻煩他就這部分講解一下，我真的很擔心這方面。最後，主席，我知道"港獨"短時間不會消停，接下來的港區國安法將會有適切的交代。同時，我想跟或明或暗支持"港獨"的"攬炒"議員或社會上的"勇武"說，別以為聽不到國歌，便等於可以搞"港獨"，別以為不理會港區國安法，便可以搞"港獨"，亦不要以為在"一國兩制"下，只談"兩制"不談"一國"，便可以繼續搞"港獨"。港區國安法包含整個香港，任何無知的想法只會令自己身陷牢獄之苦，希望大家三思及警醒。我謹此發言，多謝主席。

主席，我發言支持《國歌條例草案》，並反對議員提出的21項修正案。主席，我首先想說清楚，《條例草案》的主旨很簡單，就是希望大家尊重國歌、尊重國家，不要做出一些侮辱國歌的行為。至於某些人是否愛國歌，沒有人可以勉強他們，但我們基本上是透過制定《條例草案》，要求大家不要再做一些侮辱國歌的荒誕行為。事實上，過去我們看到社會上有些人刻意在奏唱國歌的過程中作出一些侮辱行為，包括在奏唱國歌時報以噓聲等，令看到這些行為的市民真的感到很憤怒；第二，市民亦覺得為何有人作出這些行為後，不會遭受任何懲罰，這樣等於縱容那些人繼續侮辱國歌。國歌亦是代表我們國家主權的一個重要象徵，所以我在此再三說明，《條例草案》只是希望大家尊重國歌及尊重國家，不要做一些侮辱國歌的荒誕行為。其實，這也是天經地義的安排。

但很明顯，我們看到"攬炒派"的議員或人士，不斷無視這個情況，甚至危言聳聽，欺騙市民說如果《條例草案》通過後，哪怕在奏唱國歌時有少許走音，亦會立即被刑事檢控。

我想反問葉建源議員，在過去接近一年的時間，很多學校在早會時，有人帶領學生集體大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又高呼"香港獨立"的口號。教育局可能沒有向學校提供足夠指示，結果縱容他們繼續這樣呼喊，難道這些不是擾亂教育工作嗎？我想向葉建源議員指出，正正因為我們過去看不到政府當局曾向學校提供明確及適當的指示，以致有人在學校刻意縱容這些惡行，結果誤人子弟，這些才是擾亂教育。

其實他們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把《條例草案》變成紙老虎，令當局難以執法，令《條例草案》缺乏阻嚇性。

簡單來說，如果我沒有理解錯誤，該項修正案一旦獲得通過，那麼政府播放國歌宣傳片的日數便會大幅減少至每年不超過36日，我覺得真的很可笑。

我認為這與我們現時訂立《條例草案》，或香港作為國家的一部分，而教育大家認識國家及國家主權這個最基本的要旨，都是背道而馳。

香港作為國家的一部分，有權亦有責就《國歌法》訂立本地法律。

多謝，李慧琼議員。

修正案可分為數部分。第一部分涉及奏唱國歌的場合。

這樣可能會出現一種情況，就是特首指定了很多的場合是市民大眾沒想過要唱國歌的，包括公司場合、社團場合或學校場合。其實，特首是擁有這權力的。

因此，將觸犯涉及國歌、國旗、國徽、區旗、區徽等法例的罰則整體減輕，又有何問題呢？

這種嚴刑峻法的思維，基本上反映在所有建制派同事的發言當中。我想特別回應郭偉强議員，因為根據我的記憶，我是首次在立法會聽到"敬酒不喝喝罰酒"這7個字。當然，這7個字沒有甚麼大不了，大家經常都會說，但如果把它套用在北京、中國共產黨及香港人的關係上，我認為這便反映出中共或其支持者，究竟有否打算重回以民為本、尊重香港人及尊重"一國兩制"的管治。"敬酒不喝喝罰酒"的意思，如果說得較粗暴或不禮貌一點，即是指"我要強姦你，如果你反抗，我只會用更粗暴的方法強姦你"。

他們又經常提到14億人，我記得有幾位同事都說我們傷害了14億人的感情，又說不論港區國安法或《國歌法》都是大勢所趨。就此，我們最直接的回應是，如果中共真的會交給14億人決定，不論是《國歌法》應否加入附件三，或者是否一定要強迫香港人執行港區國安法，請交給14億人決定吧，但他們聽到後又會不作聲，只能啞口無言，因為大家都知道，事實就是中國共產黨說了算。至於另外一些修正案，包括陳志全議員希望納入作曲人及作詞人的生平和死因、要求納入關於廣播服務的規定，以及楊岳橋議員在其修正案中提出加入一句條文，訂明《條例草案》中的條文"只受香港法例管限並只按照香港法例解釋"。

最後，我想回應陸頌雄議員的發言，陸頌雄議員剛才也提到一個官式說法，就是中共過去多年曾經走過歪路、遇到挫折、也有人犯錯，但關鍵在於國體的重要部分不能被侵犯，所以便要訂立《國歌法》。我想請大家看看中共的歷史，明天便是6月4日，香港人看到《條例草案》及港區國安法時，為何會從根本上反對呢？

一個殺人政權本身已經沒有資格再統治這個地方，但它竟惡劣到在殺人後，還要在之後的30年間不斷以錯誤和謊言來掩飾其暴行，試問這怎會不使大部分香港人——只要他們有清醒的記憶和良知——都認為共產黨現時還想強迫我們接受港區國安法和《國歌法》，從而對它頂禮膜拜，它會否感到嘔心呢？其實，歸根究底，這就是中共對香港有否自知之明的問題，它是否知道自己是一個怎樣的政權呢？如果它想強迫我們，我們亦沒有辦法，但請不要在強迫我們的同時，還要假裝有道理，假裝有很多市民接受，這與香港人的想法完全相反。因此，我會支持所有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民主派議員對《國歌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代理主席，原則上民主黨無法支持《條例草案》。

但問題是，我們是否有需要就國歌立法，以規管市民的行為呢？

所以，我們仍然要尊重香港市民，他們是否愛國，用甚麼方式愛國，如何愛國或不愛國，我們是否應該給予市民自由意志來決定呢？香港人一直對甚麼是愛國和如何愛國，其實在不同年代都有很多掙扎。

現在香港已經回歸中國，但有人覺得人心並未回歸，問題是現在是否可以透過訂立《條例草案》而令人心回歸呢？市民是否在聽到奏唱國歌時便會肅然起敬，因而變得愛國呢？其實，對於甚麼是愛國，始終不同的香港人也有不同的標準。我們談到愛國的時候，究竟是指地理上的中國、文化上的中國、歷史上的中國，還是現時執政的中共政權呢？

我注意到有議員，包括陳志全議員及梁繼昌議員，均提出一些"減辣"的修正案。早前我在審議時亦曾提出有關意見，我也希望提出這些"減辣"的修正案，但最後我知道許智峯議員建議直接刪去第7條，所以我收回我的修正案。不過，很可惜，最後主席不批准許智峯議員提出刪去第7條的修正案。代理主席，現在看到陳志全議員及梁繼昌議員提出具"減辣"效果的修正案，無論是減低刑罰，即由監禁3年減至1個月，或將第5級罰款減輕，對於"減辣"的原則，民主黨是支持的。在審議過程中，我們曾詢問政府有否研究其他國家有否為國歌法立法？

至於新加坡，香港人都以為它比香港更嚴厲，但在新加坡觸犯有關法例，也不會被判監禁。當地的法例只是訂明任何人如沒有合理辯解，違反國歌法第12條，可被判罰款不超過1,000新加坡元。我們真的看不到為何香港現時訂立的《條例草案》，要嚴刑峻法到屬全世界最"辣"，要判處最高3年的監禁，並要判處第5級罰款，這肯定是嚴刑峻法。雖然有建制派議員說這只是最高罰則，不一定被罰到最高程度。但是，我們真的要問所為何事？

所以，是否更加高壓，罰則更重，監禁更長，人民便會更加愛國呢？代理主席，我完全覺得結果是相反的，亦無法達到訂立《條例草案》的原意，亦即維護國歌的尊嚴，使人民尊重國歌。

代理主席，該條文甚至連國際學校和特殊學校全部也包括在內。

如果老師教導學生時，學生不聽話，故意走音，那會否出事呢？

因為現在這個政權的焦點，是要所有市民維護國歌的尊嚴，但問題是，這個政權並無全力維護所有香港市民的人權及尊嚴，甚至沒有維護香港立法會議員的尊嚴。我們的立法權無緣無故地因為北京指定要訂立港區國安法而遭到褫奪。

代理主席，在2017年，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決定，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基本法》第十八條列明，"凡列於本法附件三之法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布或立法實施。"自由黨認為，香港必須尊重憲制的程序，同步推行《國歌法》。作為全國性法律，《國歌法》在進行本地立法時，除了考慮到香港的普通法法律制度外，更需要顧及訂立《國歌法》的原意。今天，5位泛民議員共提出22項修正案，自由黨認為這些修正案一旦獲得通過，將會變相令《國歌條例草案》失去立法原意，甚至《國歌法》能否有效執行也成疑。例如，兩項由梁繼昌議員和陳志全議員提出，關於侮辱國歌罪行罰則的修正案均旨在減輕侮辱國歌罪行的刑罰，自由黨認為這些修正案並不合理。國歌、國旗及國徽同樣是國家的象徵，代表一個國家的主權、獨立和尊嚴。早在1997年回歸時，《國旗及國徽條例》已經生效，用以指明應該展示或使用國旗及國徽的機構、展示或使用國旗及國徽時必須遵循的條件，以及侮辱國旗及國徽和區旗及區徽的罪行。這次《條例草案》的情況相同，目的旨在保護國歌，維護國歌的尊嚴，故此，罰則亦應該與《國旗及國徽條例》相同，即一經定罪，最高可處罰款港幣5萬元及監禁3年，藉此將國歌與國旗及國徽看齊，修補現行法例的不足之處。其實《條例草案》的弁言已經清楚說明，《條例草案》的其中一個目的是尊重國歌，這是每位公民的基本責任和義務，可惜，部分市民不但沒有給予國歌基本的尊重，甚至對國歌加以侮辱。早年，在多場國際足球比賽上，部分球迷在奏國歌環節時"噓"國歌，以手勢作出侮辱，甚至展示"港獨"標語，不但嚴重損害國家的尊嚴，香港足球總會亦被這些肆意妄為的球迷連累，被國際足球協會罰款24萬元，可見尊重國歌亦是國際公認的禮儀。如果侮辱國歌的罰則不能與國旗及國徽看齊，自由黨擔心會向社會傳達一個錯誤的信息，令人誤以為隨意侮辱國家並無後果，更會助長這類不負責任的行徑，反而違背《國歌法》尊重國歌立法的原意。而且《條例草案》並非十分嚴苛的法例，絕大部分都是指引性條文，令市民尊重國歌，只要大家給予國歌基本的尊重，而非肆意胡亂侮辱國歌，便不會被檢控。同屬國家特別行政區的澳門早在去年年中已經完成《國歌法》的立法，亦未見對公眾日常生活構成任何影響。代理主席，《條例草案》的另一個重點是把國歌納入中、小學教育，令學生可以從小學習國歌，理解國歌背後的歷史及精神，以及學懂尊重國歌。只要仔細閱讀《國歌法》，以及由政府提交的《條例草案》，便會發現《條例草案》已經能夠準確反映《國歌法》就國歌教育部分的立法原意，故此，自由黨認為沒有修正的必要。事實上，現行的香港中小學課程指引已經包含教授國歌，很多音樂科教科書亦有國歌樂譜，以及講述國歌的背景，可見國歌教育並非新鮮事物，現時只是將一貫做法列作法定要求，相信在執行上並不困難，亦不會影響日常的教學。同時，國歌教育能夠讓下一代明白播放國歌的規範及應遵守的奏唱禮儀，可以令他們避免觸犯《國歌法》，與《條例草案》的其他條文相輔相成，有利達致《國歌法》尊重國歌的目的。代理主席，身為中國人，尊重國歌、國旗及國徽這些國家象徵是理所當然的事。《條例草案》原本是簡單的法例，但一直被別有用心的人士加以扭曲，從全方位攻擊《條例草案》，借題發揮，煽動社會上的反中和"港獨"情緒，甚至激發社會撕裂，令《條例草案》拖拉多年，完成立法實在刻不容緩。我支持政府提出的《條例草案》，反對今天所有修正案，以便《國歌法》盡快在香港實施，履行香港的憲制責任，令全香港市民在播唱國歌時有法可依，維護國歌的尊嚴。

我們聽到很多人提出不少意見，在過去的二讀辯論期間亦有質疑，為何一個字或一個音符也不能改變？有人說這是詆毀國歌。就此，其實可以有另一種看法。我的發言稿是我的助理為我準備的，他是一個熱愛音樂的年輕人，很想我將這篇發言稿完整地讀出，讓人了解到其實有時改變曲譜，並非出於貶意。

當時正值越南戰爭的高峰，這版本的國歌被視為反戰宣言，甚至引起軒然大波。在演奏表演一個月後，他出席一個訪談節目，解釋如何創作這首重新想象的美國國歌，究竟是為了反戰、抗議還是反抗？

我想說，玩音樂的人可能也會有這種感受，如何演奏、如何即興創作，其實很多時候也沒有深思熟慮的原因，甚至只是出於一陣來如風、突如其來的感覺，就像這位結他手般，他認為很美妙，沒有刻意創作，便作出了演奏。我們說，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各有專長，並非每一個人也有能力以政權批准或認可的方式，不論是文字或演講也好，來表達個人的內心想法；甚至是對一些事物的感覺或私人感受，也只能以藝術或音樂來表達，如果問他們為何這樣表達，可能亦解釋不到。所以，並非如政府所言，如對政權有任何不滿，可以用其他方式表達。有些事真的不能被取代，正如他當時不斷回答，他真的不知道有甚麼意思。很多時候，可能某一句歌詞或某一首歌，是創作人喝醉後，半夜隨手寫在薄餅盒上的。大家要明白，如果提供了標準答案，大家便會停止解讀、停止探索、停止想象、停止思考。我想說的是，很多即興或臨時改變曲譜的行為並無貶意，只是將情感表達出來。

多謝主席。

主席，正如之前我在恢復二讀辯論時所說，我認為香港根本不需要、不應該訂立國歌法，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這個政權根本未曾尊重自己，永遠不會自省，無法得到人民的尊重。

美國和加拿大雖然要求國民尊重國歌，但即使違反要求，也沒有任何的罰則，這反映《條例草案》不合理。主席，尊重國歌不等於要訂立國歌法，訂立國歌法不等於要將國歌法刑事化。

我只能夠在此重申，政權利用嚴刑峻法，強行要求市民尊重國歌是不公義的。因此，對於有民主派的議員提出修正案，以減輕《條例草案》的罰則，我雖然明白當中的美意，但原則上，極權政府要訂立一項能夠無限演繹的《條例草案》，都不應該被允許。

接下來，我會就另一項我認為值得討論的修正案進行演繹。陳志全議員就第9條提出修正案，要求教育局局長須發出指示，以教育學生國歌作詞人及作曲人的生平及死因。《條例草案》第4部第9條規定，教育局局長須就國歌納入小學教育及中學教育發出指引：1使學生學習歌唱國歌；2以教育學生國歌的歷史和精神，以及奏唱國歌的禮儀。陳志全議員可能認為教育國歌的歷史和精神不夠清晰，所以加入教育學生國歌作詞人和作曲人的生平及死因。對於是否同意陳志全議員這項修正案，我嘗試尋找國歌的創作背景，以及被選為國歌的故事。我發覺原來要推廣國歌，以教育學生國歌的歷史和精神為方法，達致《條例草案》所謂的尊重國歌，維護國歌尊嚴的目的，可能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可能是一件弊多於利的事。我希望政府三思教育國歌歷史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果。葉建源議員剛才在他的發言中指出，國歌有4個版本。大家可能也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為"義勇軍進行曲"，是1935年抗日電影"風雲兒女"的主題曲，是由湖南劇作家田漢作詞，雲南音樂家聶耳譜曲。田漢是共產黨員，並且將聶耳帶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4月，仍未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以中國的名義到捷克參加共產陣營主導的保衞世界和平大會，當時各國代表團入場時均奏本國國歌。代表中國的中共入場時，當然不能如實奏起"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中華民國國歌。他們的權宜之計是臨時以"義勇軍進行曲"充當國歌。中共代表團又檢視"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發現有句已經不合時宜，那句便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原因是抗日已完，而新中國亦成立在望，形勢大好，"中華民族即將迎來燦爛的明天"才對。怎會說"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所以，中共決定要修改歌詞，好讓他們在國際面前展威風。因此，中共文人郭沫若將"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修改為"中國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時候"。話說回來，歷史有時真的會和我們開玩笑，因為今天香港政府就國歌立法，但在當年，中共可能是第一個違反國歌法，他們曾經私下以"義勇軍進行曲"在國際上冒充合法的中華民國國歌，又修改"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來迎合需要。

怎樣教導學生不要篡改國歌歌詞？到1949年9月，距離開國大典還有5天，國歌仍未定案，國歌小組組長馬敘倫於是向毛澤東和周恩來進言："我們政府就要成立，而國歌根據目前情況一下子是製造不出來的，是否我們可暫時用'義勇軍進行曲'暫代國歌？"在會上，大家曾就是否更改一句歌詞辯論，有代表表示："曲子很好，但歌詞中有'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不妥，最好詞修改一下。"郭沫若亦表態支持改歌詞。之後，被認為最有發言權的作詞人田漢表示："該曲是好的。我寫的歌詞在過去有它的歷史意義，但現在應該讓位給新的歌詞。"原來"義勇軍進行曲"只是代國歌，田漢亦認為要改歌詞，但最後並沒有修改歌詞，並且一唱便唱了17年。到1966年，文革開始，四人幫在毛澤東支持下鬥倒大批老作家和藝術家。

在文革10年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成為了無詞之歌，田漢被禁，其詞亦被禁，播國歌不能唱國歌，只能在心裏唱。不僅不能如《條例草案》所訂，肅立和舉止端莊地唱，簡單開口唱也不行，否則可能會被算帳，被批鬥。作詞人認為歌詞不合時宜，與時代脫節，要改歌詞，但我們一直沒有改，並且一直唱下去，更立法要求市民尊重國歌。之後，作詞人被批鬥，所謂的國歌變成無詞之歌，歌詞被禁。有這樣的國歌歷史，老師要如何教學生尊重國家，熱愛共產黨呢？

《條例草案》第9條又是否違反了立法的目標呢？在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田漢仍未平反，國歌仍然不能唱。隨後，新一輪國歌歌詞徵集又再開始。新版的國歌歌詞在1978年3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新版國歌的作者表述改為"聶耳曲，集體填詞"。

各民族英雄的人民！偉大的共產黨，領導我們繼續長征！萬眾一心奔向共產主義明天！建設祖國，保衞祖國，英勇地鬥爭！前進，前進，前進！我們千秋萬代高舉毛澤東旗幟，前進！高舉毛澤東旗幟，前進，前進，前進，進！"在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大量冤假錯案獲得平反。1982年，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恢復"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撤銷本屆全國人大於1978年有關國歌的決定，田漢的歌詞正式復用，全國人大再次批准使用田漢的歌詞。由選取國歌的歷史可見，國歌的選取充滿政治性、任意性，正是尊重國歌和維護國歌尊嚴的反諷。政權任意篡改歌詞，可說是不要臉，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制定國歌法，還要在法例訂明要教育學生國歌的歷史，究竟想學生借古諷今，透過歷史的過錯，糾正今天政權的無耻？還是要用"填鴨式"教育，要求學生是非不分地死記爛背，尊重國歌呢？關於陳志全議員的修正案，如果要教導學生國歌的歷史，教導學生尊重國歌，而非如保皇黨議員般，死記爛背，沒有任何思考地愛黨、愛國歌，國歌作詞人和作曲人的生平和死因、創作國歌的背景當然是不能不教的內容。因此，我沒理由不支持陳志全議員就第9條提出的修正案。問題在於回顧"義勇軍進行曲"被選取為國歌的歷史，我看到政權的黑暗和專權，如何視"義勇軍進行曲"為政治手段，如何以政權的穩定壓倒一切真理、歷史和文化價值。如果如實地教育這段國歌歷史，教育學生國歌作詞人和作曲人的生平和死因，我擔心這段歷史只會讓學生更看不起我們的政權，更鄙視我們的國家尊嚴，學生亦因此難以真心真意尊重國歌，維護國歌的尊嚴。我沒有理由不支持陳志全議員就第9條提出的修正案，但我更擔心政權會如何演繹和教育學生國歌的歷史。政權篡改歷史的往績，無須我在此多談，但觀乎政權選取國歌的歷史和作詞人之死，我可以想象到，政權為了權力的穩定，可以不擇手段。在"一國兩制"完結，在"一國一制"的當下，教育局局長連一條歷史科試題也容不下，必定會配合政權的政治需要。所以，陳志全議員的修正案即使能夠成功通過，我相信教育局局長也不會有任何配合。我再重申一次，中國憲法第二條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但是，如果權力屬於人民，為何特首並非由所有人民選出？如果權力屬於人民，為何政府無須向人民負責？如果權力屬於人民，為何警察可以打沒有犯法的人民而無須負責？中國根本從來沒有好好執行自己的憲法。一個不尊重憲法，不尊重自己，不尊重人民，甚至濫權迫害忠良、打壓異己的政權，要制定一項要求人民尊重國家的法例，增加一項打壓人民表達自由的法例，要為政權的極權行為訂立所謂的法理基礎，竟然還有面目要求香港人和立法會支持，這是荒天下之大謬。請政權和政權的各個打手，包括今天的官員照照鏡子，看看政權過去如何挪用、選取、篡改"義勇軍進行曲"，又看看田漢的下場，認清中國的近代歷史，便會明白"醜"字怎樣寫，明白"死"字怎樣寫。主席，我謹此陳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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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把自己的子女都送走了，但香港人的子女卻要留在香港接受國民教育和國歌教育。

我經常也說，愛國是一件由心而發的事情，想國家好，便要保持批判思考；想國家越來越進步，想國家越來越自由，想國家越來越堅強，便要發聲。想這個地方越來越好，人民的意志是很重要的，自由不應該被打壓。

我們在審議《條例草案》時感到相當擔心，《條例草案》究竟會否變成箝制自由的警號呢？"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個人的權利，便是為國家爭權利，因為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這是胡適先生所說的，多年後仍然沒有變。我們想這個地方好，便應該有提供意見的自由，而無須擔心會被以言入罪，也不用擔心自己會不小心越過了紅線。主席，世界上普遍只有兩類國家，一類是當權者權力最大、最優先的國家，而另一類則是人民權力最優先的國家，究竟要先顧及人民抑或先顧及當權者呢？想要有效率是很簡單的，以當權者優先，所有事情也無須討論，直接通過。可是，我們擁有普世價值，我們渴望人民可以得到自由，這便是進步，也是勢不可擋的民主潮流。可是，今天我們面對《條例草案》和港區國安法，令我們非常擔心香港是否在開倒車。為何政府要透過刑罰令大家畏懼？

胡志偉議員和陳志全議員也提出了修正案，內容普遍是圍繞《條例草案》中"警務處處長發現或知悉有關罪行的日期之後1年屆滿時"及"犯該罪行的日期之後2年屆滿時"，即發現有關罪行後的追溯期大約有多長。

主席，如果我們有一個穩妥的機制，整個社會的氣氛不是那麼繃緊，在推行某些法例時或許便不會引起那麼大的動盪。可是，《條例草案》在這一刻為了要快和有效率，條文中明明有很多模糊之處，我們不能不理。

作為立法會議員，我們看的就是刑罰是否過重，可否從輕發落？

有很多同事提及田漢，屆時能否提及他呢？

同學問國歌的填詞人是誰？那麼田漢最後有何遭遇或他是否很愛國？

當然，我也要說說，田漢當時被視作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而被批鬥。

一時一樣，今天說自由，屆時照史實教授後，有情況發生又沒有保障。其實，《條例草案》及同時出現的港區國安法，是令香港人人心不穩的原因。

天可憐見，香港人對這項法例，想提供意見都不能。

今天已經是2020年，我們還要卑微、可憐到要求政府不要立法來收緊我們的自由。不需要這樣的，可否反過來令人民由衷地、由心而發地去愛國呢？

可能數年後市民會慨嘆，這些法例原來只是開始，陸續落實後香港的改變才慢慢出現，最後發覺要去扭轉局面，已經為時已晚。

但是，有一天法例影響到你，甚至惹上官非，屆時才想就太遲了。其實，在人類的歷史中，任何城市和國家的人民只會越來越自由，民主是每人手上都有一票，不怕以言入罪，可以自由地說出心裏的想法。

其實，作為民選議員，我們在這個議事廳尚且有《立法會條例》保護，能夠在這裏說出我們認為的市民心聲。

其實大家可以想象到無限個有機會進入犯法紅線的情況——當然不夠港區國安法多，但今天不是討論港區國安法——這令我不禁思考，為何我們要不斷增加這個城市的紅線，令可能很多不太相關的市民終日惶恐？

成為一個好的國家，人民便會由心而發地尊重它。

主席，無論國歌、國旗或國徽，都是一個國家的標誌和象徵，任何一位公民都必須予以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作為全國性法律，已經列入《基本法》附件三，香港有憲制責任就條文進行本地立法。

因此，我支持就《國歌法》進行本地立法，並且反對各項修正案。主席，《國歌條例草案》的弁言納入了《國歌法》第一、三及五條的內容，述明相關背景及立法原則，以助大家了解就《國歌法》進行本地立法的背景。就尊重國歌立法並非罕見的事情，世界各地都有相關法律，規範國民的行為，例如美國的國歌法是包括在國旗法之中，列明奏唱國歌時要面對國旗或者播放音樂的方向，保持肅立和脫下帽子，右手亦要按着心口位置。美國總統特朗普曾經在公開活動奏響國歌時手舞足蹈，假裝指揮，此舉引起民眾批評，說他不尊重國歌。俄羅斯在2016年將侮辱國歌列為刑事罪行，如果在公開場合和網上故意歪曲國歌歌詞或曲調，均會被判刑。2003年，法國針對褻瀆國歌和國旗的行為立法，規定若公開對法國的國歌或國旗表示不敬，將會判處7,500歐羅的罰款，情節嚴重的話更會判處監禁。美國、加拿大及澳洲等許多國家的移民入籍考試中，亦有關於國旗和國歌的考題，以及要求申請人理解國家的價值觀，入籍儀式中還有奏唱國歌的環節。說到尊重國歌，其實不限於尊重自己國家的國歌，在大型比賽的開幕式及頒獎儀式中，很多時都會有升國旗、奏國歌的環節，因為這些儀式不僅是對獲獎選手的祝賀，亦是對其代表國家的尊重。只要國歌響起，觀眾出於尊重，不會做出一些侮辱國歌或國家的惡劣行為，這是做人處事最基本的禮貌和態度。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我們必須尊重任何象徵國家的標誌，這是公民應盡的責任。可惜，香港有一部分人至今仍不肯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不但在不同場合想方設法詆毀自己國家，更在國際賽事中向自己的國歌喝倒采，令香港在國際社會蒙羞，而香港足球總會更因此被國際足球協會多次處罰。在這個背景下，香港就《國歌法》立法是合情合理，天經地義的。主席，《條例草案》第2部載有國歌的定義和奏唱國歌的基本要求，第3部載有有關罪行的條文，包括不當使用國歌及侮辱國歌的行為。我認為條文內容已很清晰地說明，《國歌法》的主要精神是尊重，只要做到尊重，便肯定不會違法，但如果心存敵意，處處以侮辱國家為目的，即使不違反《國歌法》，亦可能須面對其他懲處。我相信絕大部分香港市民都會尊重自己的國家，所以法例對市民日常生活根本沒有影響。當局在2018年年初展開《條例草案》的立法工作，經過1年的討論，反對派故意將《條例草案》描繪成一項限制市民行為的惡法，是打壓創作自由的工具，更提出一系列假設問題和場景，例如馬迷看馬經的時候遇到奏唱國歌，應該怎麼辦呢？如果在上廁所或吃飯期間，甚至是駕車時聽到國歌奏起，是否要肅立呢？

《條例草案》規定在公開奏唱國歌的場合，在場人士才需要肅立以示尊重，入罪最重要的元素是侮辱國歌的意圖，例如在足球比賽的升旗儀式上，作出向國歌喝倒采和侮辱國歌的行為，或故意篡改國歌歌詞、曲調、惡搞國歌進行二次創作。其實，普通人憑一般常識也可判斷得到，上述行為根本是故意侮辱國歌，這些行為才會觸犯法例。《條例草案》的入罪門檻其實十分清晰，如果侮辱的行為是公開、故意和有意圖，而且執法部門需要搜證，以及提供足夠證據，才有機會交由法庭判決，要墮入法網，過程並不簡單。《國歌法》是經過本地立法的程序，若有爭議，會根據普通法作解釋，符合香港本地立法的一般程序，市民根本無須擔心。主席，《條例草案》第9條規定教育局局長須就將國歌納入小學教育及中學教育發出指示，有反對派認為，宣揚、教授國歌即是"洗腦"，這種說法實在非常荒謬。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通過學習國歌、學習歷史，認識自己的國家、民族，教導學生愛國，是毫無問題及正常的教育行為，正如我們教導學生要有社會責任、尊師重道、愛護地球和家人一樣。

關於國民教育出現疏漏的問題，我認為教育局、學校和教育工作者均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最近，一間小學的老師在講解中英兩國於1840年爆發第一次鴉片戰爭時，聲稱英國為了消滅鴉片而發起這次戰爭，又說英國想以禁煙為由，派兵攻打中國，所教授的內容明顯失實，根本不能接受。今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歷史科試題，要求考生論述"1900年至19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竟然出現這樣的試題，令社會大感譁然。

有學校老師透過通識科，利用對政府和內地人有偏見的教材，誤導學生。學生為了迎合老師的理念和取得高分，作答時自然會選擇以批評為主。在潛移默化之下，逐漸種下了青少年對政府不滿、不信任的禍根，這便解釋了為何青少年會參與反國教、反高鐵和佔領行動，以及在反修例風波中走在最前線，並且作出舞動他們認為自己所屬國家的國旗，以及侮辱中國國旗、國徽和國歌的行為。主席，今次審議《條例草案》期間，反對派為了向外界表現自己，於是製造重重關卡，單是法案委員會已召開了17次會議，用了超過50小時進行審議。反對派除了在法案委員會階段提出大量無謂的問題，又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大量修正案——我反對所有相關的修正案——為何尊重國歌如此天經地義的事情，會發生這麼多風波呢？立法會這數天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竟然需要數千名警員布防，原因是擔心有大量暴徒衝擊。從最近的報道可見，這些所謂的暴徒不少是青少年，為何他們會不怕犯法，走上街頭進行他們認為合理的暴力抗爭呢？除了有幕後黑手推波助瀾之外，歸根究底，就是香港不負責任的媒體多年來渲染所造成的結果。主席，香港回歸23年，不少對內地存有偏見的傳媒，對內地各方面的進步和脫貧的成效，多年來幫助香港經濟、就業、民生等貢獻都隻字不提，反而一面倒報道內地的負面消息，用"蝗蟲"來標籤內地旅客，把"水貨客"的問題歸咎於內地人。這些傳媒為了強化自己的理據，又選擇性為歐美國家的民主自由制度塗脂抹粉，令人以為只要有自由民主，便甚麼都會成功，即使出現施政失誤亦值得原諒。

歐美國家——尤其是美國——在近期的疫情中明顯處理失誤，包括今次的暴亂，大家卻很少看到反對派公開大肆批評，或者要求制裁美國或實施封關措施。

事實證明，政府有限度封關的決定是正確的，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香港市民。基於上述原因，大家應該明白，短期內將難以扭轉小部分港人敵視國家的態度，我覺得反對"一國兩制"的違法事件將會繼續發生。既然無法通過自律解決不尊重國歌的問題，故此唯有透過立法規範不恰當的行為。主席，《條例草案》的內容合情、合理、合法，並不存在限制市民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我們希望透過立法，令市民能夠正面認識國家，以正確的態度對人、對事和對國家。